主席、各位議員、所有香港市民，早晨。我謹動議二讀《2017年撥款條例草案》。我在今年1月16日接任財政司司長一職，擺在我面前的首要工作，就是編製下一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在我構思這份預算案的時候，我不停的問自己：香港目前最需要的是甚麼？

梁國雄議員，立即離開會議廳。梁國雄議員，立即離開會議廳。

主席，請容許我重複，我們不能因為某一財政年度的非經常性收入較高而輕言大幅增加經常性支出。情況就好比"打工仔"某年收到一筆大額的年終花紅時，會開心地增加一點消費，但不會因此而草率地作出長遠不能應付的財政承擔。因此，我認為處理年度盈餘的時候，應考慮其來源和性質，結合當年的經濟情況和外圍環境，以及社會未來的需要和市民的期望，作出平衡的分配。財政儲備我也聽到不少意見，指政府坐擁9,000多億元的財政儲備實在太多，政府不應吝嗇，應大幅減稅或加大力度紓解民困。我認同以政府現時的財政實力，可以更積極有為，但不能輕率，資源必須用得其法、用得其所。《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我同意這條文的落實應不是每年收支的緊箍咒，而是存在一些彈性。事實上，香港作為細小的外向型經濟體，易受外圍環境和經濟周期波動影響，短期的收支不平衡也許不能完全避免。

一些工作則是投資未來，潛在回報在未來數年才可體現。我認為最重要是應使則使並審慎行事，務求在一段時間內保持大體上財政平衡。事實上，政府總開支由本屆上任時2012-2013年度的3,800億元，按年遞增至2017-2018年度逾4,900億元，平均每年增加5.4%，經常開支平均每年更增加7.2%。相比同期5%的名義經濟增長和3.4%的政府收入增長，本屆政府的開支承擔相當進取。但開支增長超越收入增長的情況，不可能長期持續，否則結構性財赤的危機會出現。在判斷財政儲備的水平是不是合適時，既要考慮政府現時恆常開支的水平，亦必須考慮政策措施，例如剛才提及的2元交通優惠和長者醫療券計劃，以至今年施政報告提出的長者生活津貼和強積金"對沖"補貼等，全面實施後的財政承擔，以及其對政府中、長期開支的影響。此外，政府的中、長期承擔，還包括超過3,000億元進行中工程的承擔額，以及未來10年政府須支付約4,500億元的公務員退休金。政府的財政擔子不可輕視。事實上，政府善用盈餘，投資未來的決心和承擔已體現在房屋和醫療方面。我們在2014年設立房屋儲備金，支持龐大的公營房屋發展計劃，至今已達770億元。去年，政府也預留了2,000億元推行10年醫院發展計劃，改善公共醫療設施，為市民提供適切的醫療服務。稍後在分配本年度財政盈餘的時候，我亦會在安老和殘疾人士康復服務，以及體育發展方面，作出承擔。過去10年，不少歐美國家先後面臨財困而引發危機，我們必須引以為戒。事實上，在1998年至2004年間，本港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和科網股泡沫爆破，經濟陷入困境，政府收入銳減，其跌幅遠較本地生產總值的跌幅大，出現5年財政赤字。面對嚴峻的經濟困境，當時政府財政儲備在這幾年間就消耗了四成，超過1,800億元，由相當於28個月的政府開支，降至13個月的政府開支。我認為公共財政政策的兩個重點......我認為公共財政政策的兩個重點是：確保財政穩健及對經濟波動具有抗禦能力。我們不能只從"倒後鏡"回看過去的豐年，要居安思危。在聯繫匯率制度下，我們調整貨幣政策的空間非常有限，因此必須依賴穩健而積極的財政政策。我們須時刻保持實力，留有足夠資源持續增加公共投資、提升競爭力、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改善民生；並且在經濟面對逆境時，能夠迅速推出穩定經濟的反周期措施，減低經濟波動對市民生活造成的影響。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對香港和對國家都非常重要，而金融穩定的基石是信心。要成功維持國際社會對香港的信心，政府穩健的理財，以及雄厚的財政實力至為重要。一場金融風暴，歐美多個先進經濟體的過度透支無所遁形，國際評級下滑，對金融和經濟造成連鎖打擊，元氣大傷。

早前香港再次獲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肯定，讚揚我們擁有強而有力的政策框架，包括聯繫匯率制度、健全的金融體系監管，以及充裕的緩衝空間，具備足夠條件應對外來經濟風險。因此，我認為應使則使，善用儲備造福社會，同時必須嚴守財政紀律，確保開支的增長適度，並與整個社會的財政承擔能力相稱，保留足夠的財政儲備，以支持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應對不時之需和人口急速老化的挑戰。

為確保資源運用更具效益和保障政府的收入，各部門應繼續按"收回成本"和"用者自付"原則，適時審視其收費。稅務政策另一個經常有人討論的課題，就是我們的稅收政策。不時有意見認為，香港應減稅，提供稅務寬免以支持個別產業發展，以及擴闊稅基。香港一直奉行簡單低稅制，按地域來源徵稅，並以直接稅為主。香港崇尚自由貿易，除4類應課稅品外，並沒有對進出口貨物徵收關稅。這是過往我們賴以成功的重要競爭優勢，但國際競爭環境正不斷變化。鄰近的國家、歐美、以至內地的自由貿易區均以稅務優惠為手段，爭取投資，促進特定產業的發展，有些還調整了自身的稅制結構。近期個別歐美國家表示考慮下調利得稅，以加強競爭力。此外，國際社會正推動打擊洗黑錢和應對企業侵蝕稅基及轉移利潤的措施，香港須作出配合。我們如何確保競爭優勢不會被削弱呢？隨着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政府在扶貧、助弱、安老、教育、醫療、房屋、基建和地區設施等各方面的開支不斷增加。但本港稅基狹窄，收入來源集中在少數產業，容易受經濟情況影響而大幅波動。以2015-2016年度為例，賣地收入和利得稅收入分別佔政府收入14%和31%，利得稅中超過四成來自金融和地產行業。如果環球經濟及金融市場在未來出現波動，又或資產價格顯著調整，將會大幅影響政府的收入，繼而影響政府的財政承擔能力。作為負責任的政府，我們要在不同的經濟環境下維持龐大的公共開支，不能輕言減稅而動搖政府收入的基礎；亦不應經常調整稅率，因為這會影響稅制的可預測性，損害投資者的信心。因此，我們要檢視香港稅制的國際競爭力，並正視稅基狹窄的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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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017年度政府收入的修訂預算為5,595億元，較原來預算高12%，即613億元，主要反映賣地和印花稅收入的增加。賣地收入較原來預算高508億元，即76%。一直以來，土地收入的波動性很大，極受市況影響，2015-2016年度，我們曾因個別土地未能出售，令該年的賣地收入較預算少收近91億元。至於印花稅，由於去年有一段時間物業市場交投十分熾熱，令全年印花稅收入比預期多80億元，即16%。政府支出方面，修訂預算為4,667億元，較原來預算低4.1%，即202億元。主要是由於原來預算為醫院管理局公私營協作基金撥款的100億元，已於2015-2016年度提早支付。總括來說，我預計2016-2017年度盈餘為928億元。財政儲備在2017年3月31日預計為9,357億元。

針對當前的經濟情況，來年複雜多變的國際政經形勢，並考慮到政府的財政盈餘狀況，我會推出以下一系列措施，一方面讓市民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同時亦能刺激內需、穩定經濟和支撐就業市場，另一方面，善用政府的資源投資未來。這些措施包括︰一寬減2016-2017年度75%的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上限為2萬元，全港184萬名納稅人受惠。有關扣減會在2016-2017年度的最終應繳稅款反映。政府收入將減少164億元；二寬減2016-2017年度75%的利得稅，上限為2萬元，全港132 000名納稅人受惠。有關扣減會在2016-2017年度的最終應繳稅款反映。政府收入將減少19億元；三寬免2017-2018年度4季的差餉，每戶每季上限為1,000元，涉及321萬個物業。政府收入將減少109億元；及四向領取社會保障金額的人士，發放金額相當於1個月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標準金額、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或傷殘津貼，額外開支約35億元。此外，就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及鼓勵就業交通津貼，亦作出相若的安排，額外開支1億元。除了以上的一次性措施，為減輕納稅人的負擔，我在考慮了政府短中期的財政狀況後，建議由2017-2018年度起推行以下5項恆常的稅務寬減措施，包括：一把薪俸稅的邊際稅階由現時40,000元擴闊至45,000元，將減輕130萬名納稅人的稅務負擔。政府每年的稅收會減少15億元；二增加傷殘受養人免稅額，由現時66,000元增至75,000元，將惠及35,000名納稅人。政府每年的稅收會減少5,000萬元；三增加供養兄弟姊妹免稅額，由現時33,000元增至37,500元，將惠及23,800名納稅人。

政府每年的稅收會減少4億3,000萬元；及五增加個人進修開支的最高扣除額，由現時8萬元增至10萬元，將惠及3,500名納稅人。政府每年的稅收會減少800萬元。支援樓宇復修樓宇老化是社會面對的一大難題，隱藏着衞生和安全風險，適時維修是業主的責任，但過程中亦對不少小業主造成很大的困擾。有見及此，政府會預留3億元，讓業主以優惠費用參加市區重建局推行的"招標妥"樓宇復修促進服務，協助他們取得所需的技術支援。估計在未來5年約4,500幢樓宇的業主因此受惠。以上涉及351億元的稅務和短期紓緩措施，連同其他的開支，可為2017年的本地生產總值提供1.1%的提振作用。扶助中小企政府一直重視中小企的發展，並重點扶助中小企開拓市場和提升整體競爭力。

此外，為支援中小企應用科技提升競爭力，我們去年11月推出科技券計劃，為每家合資格中小企提供最多20萬元的補貼，推動中小企善用科技服務及方案，提升營運效率，同時亦為創科業界締造商機。各界對計劃反應積極，已有超過900家中小企登記意向，準備參與計劃。

豁免將於今年3月31日屆滿。考慮到過往幾年私家車的整體增幅，以及電動私家車漸為駕駛人士接受，政府決定修訂有關安排。由今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電動的商用車、電單車和機動三輪車將繼續獲全數寬免其首次登記稅。但是，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的寬免額將會以97,500元為上限。環境局會公布詳情。自願醫保計劃為鼓勵市民使用私營醫療服務，我們會為購買受規管醫保產品的市民提供稅務扣減，政府正研究相關細節。盈餘運用本年度的盈餘較預期為高，我會以前瞻方式善用當中610億元盈餘，推行以下數項工作：一預留合共300億元，以加強安老和殘疾人士的院舍和康復服務。政府會推出措施確保院舍照顧服務質素，並會加強長者社區照顧服務。

有關發展人力資源這個課題，我會在稍後時間再詳細談及。香港的地理位置優越、基建設施一流，自由開放的經濟制度具高度彈性和效率。我們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實行簡單低稅制，市場高度開放和公平競爭，人才、資金和貨物自由流通，社會多元包容，重法治，公營部門規模小而具效率，金融系統完善，服務業發達，在區內具有無可取代的優勢。支柱產業在2015年貢獻近六成本地生產總值和本港約一半的就業機會，對香港經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鞏固及提升支柱產業的優勢至為重要。貿易及物流貿易及物流是香港商業的命脈，佔本地生產總值22%，就業人口約75萬。去年香港對外商品貿易總值約76,000億港元，相比10年前，升幅達50%。按2015年貿易總值計算，香港是全球第八大貿易實體，排名比10年前上升3位。最近環球的保護主義和反全球化情緒有升溫跡象，個別經濟體開始提出甚至實行貿易保護措施，加上全球經濟增長持續疲弱緩慢，在這個不明朗的大環境下，作為小型及開放的經濟體，香港更應堅守自由貿易的信念。我們會繼續與主要貿易和投資夥伴，開拓更廣闊的自由經濟市場，強化香港作為區內投資、金融及物流樞紐的地位。自由貿易協定香港作為世界貿易組織的創始會員，一直堅守開放和自由的貿易政策，亦是世貿框架下多邊貿易制度的堅定支持者。我們透過以規則為本的多邊貿易制度，促進貿易自由化，並與貿易夥伴攜手消除貿易壁壘，促進有利及可持續發展的營商環境，以及保障香港的商貿利益。香港以單獨關稅區的身份與不同經濟體簽訂貿易協定，持續擴大香港的自由貿易協定與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網絡。

此外，我們會繼續與東南亞國家聯盟和位處"一帶一路""陸上通道"的格魯吉亞及"海上通道"的馬爾代夫進行自貿協定談判。香港與加拿大的投資協定已於去年9月生效，加上去年11月與智利簽署的投資協定，香港簽訂的投資協定現已增至19份。今年1月，我們完成了與墨西哥的談判，並草簽了文本。展望將來，我們會繼續努力與伊朗及俄羅斯進行投資協定談判。貿易單一窗口籌備建設"貿易單一窗口"是政府一項重點計劃，方便業界以一站式電子平台遞交貿易文件，並促進跨境海關合作，提高報關、清關效率，便利貿易。專責的項目管理辦公室正緊密聯繫業界，優化貨物付運前後的報關安排，確保清關只須提供最基本資料，冀能盡快分期推出計劃，緊貼國際大趨勢。海運業政府於去年4月成立新的香港海運港口局，與業界合作，共同推動高增值海運服務業和港口的長遠發展。未來5年，投資推廣署會加強向海外及內地宣傳，重點發展香港成為區內的海運服務樞紐，建立香港為聯繫國家與世界海運業的服務平台。航空業按三地政府組成的聯合工作委員會的評估，港珠澳大橋整體工程可望於今年年底完工，將因應跨界通行政策落實措施等因素，爭取早日三地同步通車。我們正研究在大橋通車後，加強以不同方式連接香港及珠三角地區，包括利用跨境直升機服務連接香港及珠三角城市，進一步優化區內的跨境運輸服務，以期帶動區內更多元化的商貿和其他經濟活動。為方便日後經港珠澳大橋往來香港國際機場與珠三角地區的中轉旅客，香港機場管理局建議提供雙向陸空轉乘接駁巴士服務，讓中轉旅客可直達香港國際機場禁區轉飛海外。旅客從海外經香港國際機場前往珠海、澳門口岸亦同樣受惠。我們現正與兩地政府、機管局及相關機構積極商討細節安排。近年民航業在亞洲發展迅速，帶動市場長遠對飛機租賃的需求。全球以租賃形式融資新飛機的比率已超過30%。預計在未來20年，全球航空旅客每年增長約5%，而付運的飛機預計超過39,000架，價值相當於約59,000億美元。航空融資業是前景可觀的全球性業務，而稅務是航空融資公司選擇業務地點的關鍵考慮因素之一。政府計劃於2017年向立法會提交修訂《稅務條例》的法案，推出稅務優惠，吸引飛機租賃公司在香港發展業務，為金融及航空業創造職位，並進一步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航空貨運業我想特別一提，香港國際機場已連續6年成為全球最繁忙的航空貨運機場。以貨物重量計算，香港國際機場處理的貨物佔香港總貨物量少於2%，但以貨值計算，卻佔進出口貿易額接近四成，對本港經濟貢獻重大。近年，跨境電子商貿發展蓬勃，為航空貨運業帶來新的機遇。機管局正多管齊下把握機遇，包括在南貨運區預留陸側和空側土地，以支持轉運、跨境電子商貿及高增值空運貨物的發展，並與香港郵政探討方案，提升香港國際機場空郵中心的郵件處理量和運作安排。此外，機管局與業界現正從硬件及軟件兩方面積極提升香港國際機場處理高價值溫控貨物的能力，吸引更多高價值的溫控貨物經香港轉運往世界各地。政府亦會與機管局積極研究各項促進本港空對空轉運的便利措施，提升香港國際機場作為國際航空貨運樞紐的競爭力。高增值的第三方物流業在過去10年發展迅速。為推動這方面的發展，政府一直物色合適的土地，以提升香港物流業的優勢。政府在青衣提供了3幅共佔地約6.9公頃的土地，這些土地已於2010年、2012年及2013年透過公開招標出售，合共提供約28萬平方米的樓面面積。另外，政府已在屯門西預留兩幅共佔地約10公頃的土地作高增值物流用途，並會致力盡快推出用地給業界使用。我們會繼續推動高增值物流服務的發展，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金融服務在外圍不穩定的環境下，香港金融服務業發展依然蓬勃，佔本地生產總值18%，聘用超過25萬人，是維持經濟穩定增長的一大動力。環球金融市場在可見的將來會持續波動，但我相信香港有實力克服這些變化所帶來的挑戰，以及把握當中的機遇，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一直積極參與相關討論，並參照國際標準，增強我們預防危機及應對風險的能力。當中包括落實《巴塞爾協定三》所訂立的監管框架、改革場外衍生工具市場，以及建立有效的金融機構處置機制。打擊清洗黑錢此外，香港是財務行動特別組織的成員，致力參與全球打擊清洗黑錢的工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現正就加強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監管制度的立法建議進行諮詢，以便在今年年中把相關修訂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

修訂條例草案會提升財務匯報局的職能，使其成為獨立的上市實體核數師監管機構。預計在今年第二季把有關修訂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上市平台去年，香港首次公開招股集資總額為251億美元，連續兩年位列全球第一。香港自2002年起每年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額均名列世界首5位，這成績實在得來不易。為了維持香港上市平台的競爭力，我們必須竭力維護市場質素。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香港交易所去年就"建議改善上市決策及管治架構"進行聯合諮詢，目的是令上市監管架構及流程更能應對市場迅速的發展。兩所機構收到很多意見書，現正審慎地考慮及分析有關意見。政府一直十分關注市場質素問題，包括創業板股份出現股價大幅波動等現象，並支持證監會致力透過監管及執法工作，打擊違規行為，例如最近針對創業板新上市股份進行配售的情況，就中介應達到的操守標準發出指引，以及聯同香港交易所就申請人及中介的角色發出聯合聲明。政府亦希望進一步推動香港上市平台的發展。香港交易所現正研究如何持續提升香港上市平台的競爭力，包括檢視創業板的定位，以及探討設立新板的可能性。當研究有較成熟的進展時，會就相關構思進行公眾諮詢，以制訂長遠發展策略。健全的監管制度為我們的金融體系奠定良好根基。與此同時，我們亦需研究如何更好把握香港的優勢和機遇，進一步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競爭力。本地債券市場政府自2009年推出政府債券計劃，透過有系統地發行政府債券，為市場的債券定價提供指標，吸引本地和海外投資者及集資者參與香港債券市場。在計劃下發行的零售債券，深受市民歡迎，促進了本港債券市場的進一步發展。我們又透過政府債券計劃發行不同架構的伊斯蘭債券，為香港發展成為伊斯蘭金融中心奠下基礎。去年推出的銀色債券試驗計劃促進了有關市場的發展，我們會如期在2017-2018年度發行第二批銀色債券，並因應市場環境，制訂包括發行量及年期等適當的發行條款。綠色金融去年在杭州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上，二十國集團確認綠色金融將為應對氣候變化及促進可持續發展發揮關鍵作用，並倡議落實自願可選措施，包括提供清晰的戰略性政策信號與框架，以推動綠色金融發展。香港具備成熟的條件發展綠色金融。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已率先在去年10月透過發行綠色債券籌集資金，以把握綠色金融市場的潛力。我們將加強宣傳香港資本市場的優勢，鼓勵業界充分把握綠色金融所帶來的發展機遇。人民幣業務現時，全球約七成的人民幣支付交易是經香港處理的。國際結算銀行去年9月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香港的人民幣外匯交易量穩居全球首位。這印證了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地位。隨着人民幣在國際上越來越被廣泛應用，我們會繼續與內地當局探討擴大跨境人民幣雙向流通的渠道。資產/財富管理我們將採取以下一系列措施，發展香港成為亞洲的資產管理中心和財富管理中心。基金業為推動香港成為全面的基金服務中心，我們建議把利得稅豁免的範圍擴大，涵蓋在岸以私人形式發售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從而吸引基金來港註冊，發揮香港的基金製造能力。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快將就立法建議諮詢業界。香港"背靠內地，面向國際"的優勢，為金融業帶來了不少機遇。滬港通及深港通相繼開通，對香港與內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有開創性的意義。此外，2015年實施的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為兩地的基金業帶來更多產品選擇，並加深兩地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聯通的市場並不限於內地。我們一直努力與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場建立聯繫，此舉不但可促進香港與這些市場的雙向資金流通，更可發揮香港作為國際與內地市場之間資金流通樞紐的作用。去年，證監會與瑞士金融市場監管局就雙邊基金互認安排簽署備忘錄，容許合資格的本港公募基金透過簡化的審核程序，在瑞士市場直接銷售予公眾投資者。證監會現正積極與其他地區商討，期望能陸續達成協議。債券市場是資本市場的重要部分。

我們正嚴肅跟進執行額外牌照條件的情況和成效，以及加強公眾教育，提高市民對理債的認識。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我們未來的工作目標是研究建立"積金易"或eMPF中央電子平台，以提升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的行政效率，讓收費有下調的空間。為此，我已要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成立工作小組，成員將包括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及業界代表，專責研究可行方案及參考海外經驗，從而制訂一個既能提升行政效率，又令計劃成員直接受惠的電子化強制性公積金管理平台。公共年金計劃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內提出研究公共年金計劃的可行性，探討能否由公營機構營運終身年金計劃，協助長者將資產轉化成每月穩定的退休收入，從而減少不確定性。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已就有關建議展開設計和可行性研究，並會盡快提交報告給董事局考慮。稅務合作國際社會在提高稅務透明度及打擊跨境逃稅方面亦提出了不少新措施。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提出的應對"侵蝕稅基及轉移利潤"方案，香港加入了有關工作的國際合作框架。我們亦積極拓展與其他國家及地區的全面性避免雙重徵稅協定網絡，現時已簽署37份協定。我們會繼續擴展有關網絡，為香港營造更有利的營商及投資環境。旅遊業旅遊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約5%，就業人口約27萬，同時亦帶動其他相關行業包括零售、酒店及餐飲業的發展，對香港經濟發展貢獻良多。過去10年，訪港旅客人數由2006年的2,500萬人次，增加至2016年的5,600萬人次，增長一倍多，令香港成為世界上接待最多旅客的城市之一。

提升吸引力今年的施政報告重申，政府會繼續吸引高增值的過夜旅客。